莫乃光議員根據《議事規則》第20條，向本會提交他及另外3位議員聯署的呈請書。按照《議事規則》第205條，莫乃光議員可向本會簡述呈請人數目、身份，以及呈請書的要旨，但不得再作其他發言。

主席，2017年12月27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作出關於批准《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關於在廣深港高鐵西九龍站設立口岸實施"一地兩檢"的合作安排》的決定，引起香港特區各方面很大迴響。香港大律師公會在2017年12月28日發出聲明，就該決定作出嚴厲批評及提出多個問題，包括該決定未有提出任何法律基礎及理據，是回歸後香港落實執行《基本法》的最大倒退，嚴重衝擊"一國兩制"的實施和法治精神，以及未能完全解釋在西九龍站設立內地口岸區如何不影響特區依法享有高度自治及不減損港人依法享有的權利和自由。香港大律師公會在實施"一地兩檢"的問題上，之前沒有發表任何詳細分析和評論，人大常委會可能在作出決定前未有機會聽取香港大律師公會的專業法律意見，故此亦沒有想過這次決定會在香港引來如此的負面反應。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作為將來"一帶一路"的仲裁中心，必須讓國際投資者，包括"一帶一路"的投資國家對香港落實"一國兩制"、實施普通法制度及對香港的法治、司法制度有信心。我們認為林鄭月娥作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行政長官，有責任將人大常委會的決定所引致的香港最新民情向中央政府如實反映，以便中央政府可考慮是否有需要重新審視如何在香港符合《基本法》下落實"一國兩制"。我們懇請各位議員支持，將這份呈情書交付立法會內務委員會處理，深入討論人大常委會的決定的過程及影響，並就特區政府如何跟進"一地兩檢"的第三步提出建議。
主席，按照《議事規則》第206條，我要求將呈請書交付內務委員會處理。
根據《議事規則》第206條，如有不少於全體議員的二分之一起立，呈請書即告交付內務委員會處理。我現在請支持這項要求的議員起立。請議員保持站立，讓秘書點算人數。

支持這項要求的議員有：鄺俊宇議員、涂謹申議員、許智峯議員、邵家臻議員、梁耀忠議員、林卓廷議員、尹兆堅議員、黃碧雲議員、葉建源議員、李國麟議員、胡志偉議員、莫乃光議員、梁繼昌議員、郭榮鏗議員、譚文豪議員、郭家麒議員、毛孟靜議員、陳淑莊議員、楊岳橋議員、朱凱廸議員及陳志全議員，即合共21位議員支持這項要求。由於不足35名議員支持這項要求，這項呈請書不會交付內務委員會處理。

主席，近年，新界有多個發展項目陸續展開。有受影響的鄉村居民向本人反映，清拆日期臨近但他們遲遲未獲安置，而可得的補償金根本不足以讓他們覓得居住環境與現時相若的居所......

另一方面，政府於數年前為受蓮塘/香園圍新口岸興建工程影響的竹園村居民作出特別的體恤安排，包括覓地另建一條新竹園村以安置原居民，以及容許非原居民在附近私人農地上興建樓高兩層、每層最大面積為500平方呎的平房。

主席，政府致力增加土地供應，新發展區及新市鎮擴展是中長期土地供應的一個非常重要來源。預計在約22萬中長期落成的房屋單位當中，約20萬是來自新發展區及新市鎮擴展。就劉業強議員提出的質詢，我回覆如下：一古洞北/粉嶺北新發展區計劃和洪水橋新發展區計劃的發展範圍不涉及清拆新界認可鄉村。根據地政總署早前進行的凍結登記，受古洞北/粉嶺北新發展區計劃影響的住戶及居民數目估算分別約為1,500戶及4,400人；受洪水橋新發展區計劃影響的住戶及居民數目估算分別約為1,600戶及3,400人。至於元朗南發展，根據2017年8月公布的建議發展大綱圖，該項目的發展範圍亦不涉及清拆新界認可鄉村。由於元朗南發展尚未進行凍結登記，地政總署現階段未有受影響的住戶及居民數目估算。

政府將香港整體發展策略寫入《香港2030+》，政府表示未來的規劃目標，是令香港成為一個宜居、具競爭力和可持續發展的亞洲國際都會。

主席，我明白政府已拼命覓地和造地，我也認同他們的努力。可是，現時欠缺一個整全的方案為原社區人士作遷徙安排，如果政府再不正視這問題，便會演變成一個大炸彈。我想問政府，在規劃新界不同發展項目的前期研究中，當局可否交由顧問研究不同的遷徙方案，將鄉村發展和搬遷問題盡早納入為規劃的考慮元素？對於即將遷出的橫洲村民，政府除了提供賠償金外，會否有其他方法幫助沒有資格申請公屋的村民尋覓居所，準確地落實宜居的政策目標？

簡單而言，對於受種種發展計劃影響的住戶，如果他們符合入住公屋的入息和資產審查等的相關條件，在適當時間便會獲編配公屋。如果他們不符合有關條件，但其構築物和居住年期符合特定要求，他們也會取得一筆設有上限的特惠津貼。對於一些具備區域重要性的項目，例如我剛才提及的古洞北/粉嶺北新發展區項目，當局也設有一個特設安排。在特設安排方面，一般而言，在我上述提到的重新安置或特惠津貼方面，當局也會較寬鬆地處理。

正如我早前在立法會上多次指出，我們與他們保持溝通，包括了解他們的訴求，就是在安置安排上，能否更寬鬆呢？特惠津貼能否略為提高呢？

目前的安排有其本身的合理性，當然，這並非表示沒有其他意見可考慮。假設政府真的對安排有所改動，我們一定會前來立法會清楚交代；而假設沒有改動，我們也會與社會分享有關理據。
主席，局長剛才提到現時的制度有其本身的合理性，但我想告訴局長，對於被迫遷的寮屋居民來說，現時的制度是相當不合理的。

我懇請局長清楚答覆，究竟當局何時才會重新審視制度，將對受影響居民的賠償和安置安排劃一，重新構建一個更公平的局面呢？

我在此敦促局長在這方面加快步伐，與時並進。

主席，現時覓地建屋是相當迫切的工作，而每個新發展區均有助解決更多居民的住屋需要，社會對此應表歡迎。

因此，政府何不制訂一套良好方案，把這些新發展項目變為"改善原有居民生活環境"的契機，也成為發展新房屋解決市民住屋需要的方案呢？主席，我留意到局長在主體答覆第二部分指出，當局現時已按照一套既定機制處理撥款及提供津貼，又指當局目前不打算成立專項基金。我想問局長，除了古洞和新界北的安置安排外，如果不成立專項基金，政府會否考慮檢討現時的既定機制，包括檢討特惠津貼以增加金額呢？
有關整體撥款機制，我了解到在剛過去的特別財務委員會上，我們也曾討論此事，而在政府架構中，這是由財經事務及庫務局牽頭負責整體協調的。我在主體答覆的意思是，我們認為目前的機制運作有效、良好。

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的第二部分清楚指出，"為受清拆影響的合資格居民提供適切的補償或安置安排"。然而，據我們所知，當局對合資格居民提供的補償或安置，居民均表示不滿意，至於不合資格居民就更為不滿，所以政府說的並非事實。

我想問局長，當局可否在每個清拆或發展區也採取這種做法，就是興建一些特別的高層大廈而不是平房，以安置受清拆影響的居民，以及豁免他們符合現時入住公共房屋的資格呢？

現行的社會保障制度，包括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和公共福利金計劃下的各項津貼，包括"高齡津貼"、"長者生活津貼"、"傷殘津貼"等，均無須申請人供款，所有開支由政府的一般收入支付，涉及大量公帑。面對人口高齡化，政府必須審慎運用公帑，為有需要的長者提供具針對性的支援。

隨着長者人口增加，"高齡津貼"所涉及的人數及公帑將會不斷提升。根據政府統計處的推算，撇除外籍家庭傭工，70歲或以上長者人口將由2016年的約77萬，上升超過100萬至2036年的約186萬。至2066年，70歲或以上長者人口按推算達218萬，即為2016年的約3倍。考慮到社會保障制度的持續性，政府沒有計劃降低"高齡津貼"的年齡要求。

另外，政府在2017年5月1日放寬了"長者生活津貼"的資產限額，以惠及更多有經濟需要的長者。

有關金額的生效日期將會追溯至2017年5月1日。

這兩項津貼在設計上分別針對兩個受惠對象組群的特別需要，故此不應同時申領。例如嚴重殘疾人士不論年齡，一般都比沒有殘障的長者較需要他人協助和照料，所以"傷殘津貼"的金額較"高齡津貼"為高。再者，不能同時申領的安排亦符合"不得享用雙重福利"的規定，以確保社會保障制度的持續性。政府沒有計劃改變有關規定。就議員要求提供的資料，過去5個財政年度領取"普通傷殘津貼"及"高額傷殘津貼"的70歲或以上長者人數載於附件。三"傷殘津貼"是為協助因嚴重殘疾，以致日常生活亟需他人協助的殘疾人士，應付因該等殘疾而引致的特別需要。現時的"普通傷殘津貼"及"高額傷殘津貼"分別為每月1,695元及3,390元，按受助人的殘疾情況發放。

其中，殘疾或長者綜援受助人可因應他們的情況，領取較健全人士為高的綜援標準金額和一系列的補助金和特別津貼。現時，單身殘疾及長者綜援受助人的每月平均金額分別為5,866元及6,115元。除上述的現金津貼外，為減輕長者和家人的醫療負擔，政府已在2017年7月1日起將"長者醫療券"的受惠年齡由70歲降至65歲，讓更多長者每年獲得2,000元醫療券以使用私營基層醫療服務。另外，由2017年7月15日起，公營醫療服務的醫療費用減免機制已擴展至75歲或以上較有經濟需要的"長者生活津貼"領取長者。政府會繼續留意各項措施的實施情況，為長者提供適切的支援。
局長說不會考慮下調高齡津貼的年齡下限，我對此感到非常失望，希望局長保持開放態度。

我希望局長可以考慮。

局長，在派發"醫療券"方面，65歲以上長者已能受惠，但當會內同事提出可否把"高齡津貼"下調至65歲時，局長卻表示因為長者的數目越來越多，所以政府暫不考慮。

主席，"醫療券"政策和"高齡津貼"政策有兩種不同考慮，"醫療券"政策旨在鼓勵部分市民包括長者使用私人市場的醫療服務，以減輕公營服務面對的壓力，而且在金額方面也難以比較。

政府本年建議把"高齡津貼"的金額調高20元，由1,325元增至1,345元，只是把金額調高20元，究竟如何對得起我們的長者呢？

局長認為不可享有雙重福利的最主要原因是，必須確保社會保障制度的持續性。局長可否解釋何謂"持續性"呢？

附件提供的數字是指70歲或以上領取"普通傷殘津貼"和"高額傷殘津貼"的人數，所以，大家看到50,000、25,000等數字，都是指70歲或以上的長者。剛才主體答覆第一部分亦指出未來人口會增加，特別是高齡人口。

主席，特首林鄭月娥在競選特首期間表示香港有足夠財政盈餘，因此要還富於民。

我的補充質詢是，局長有否就"高齡津貼"的年齡由70歲下調至65歲的要求諮詢公眾，聆聽不同團體或持份者的意見，讓當局的評估或推算更能貼地呢？

不過，大家也知道，現時佔香港人口最多的年齡組別為55歲至59歲，然後是50歲至54歲。

第三項質詢。

就質詢的3個部分，在徵詢公務員事務局和勞工及福利局後，我現回覆如下：一港協暨奧委會是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和亞洲奧林匹克理事會的成員，負責推廣本地體育，宣揚奧林匹克精神，為體育界的行政人員、教練及技術人員提供培訓課程，亦負責甄選香港運動員參與大型國際性綜合項目運動會，例如奧林匹克運動會、亞洲運動會等。港協暨奧委會轄下的79個體育總會大部分是附屬於相關的國際體育聯會和亞洲體育聯會，是參與相關體育項目全國性及國際性賽事的本地正式代表，負責組織及管理所屬體育項目的本地活動，包括甄選運動員參加有關賽事，例如世界錦標賽及亞洲錦標賽等。至於甄選殘疾運動員參加殘疾人奧林匹克運動會、亞洲殘疾人運動會等賽事，則由香港殘疾人奧委會暨傷殘人士體育協會負責。據了解，香港運動員每年參加超過500項於內地及海外舉行的不同項目和規模的比賽，每年涉及的運動員數以千計。

民政事務局已制訂相關指引供各部門及職系參考。如果個別部門或職系在自行審批有關特許缺勤的申請時有任何疑問，可以徵詢民政事務局的意見。獲選代表香港出席全國性或國際性體育賽事的隊員或職員可向其所屬部門或職系申請有關特許缺勤，而部門或職系首長可根據《公務員事務規例》第1111條自行審批，政府沒有相關個案的整全數字。

僱員如在與僱主雙方協議的情況下缺勤，其僱傭合約的連續性亦不會因缺勤而受影響。任何透過立法方式增加僱傭福利的建議，均須顧及本港的社會及經濟情況，和取得社會各界的共識，以確保建議能適當地照顧僱員的利益及僱主的承擔能力。政府會繼續透過宣傳及推廣，鼓勵僱主採納"以僱員為本"的良好人事管理措施，並因應機構的能力，推行關愛僱員的僱傭措施，向他們提供優於法例的僱傭福利，例如按僱員需要批予特許缺勤等，以吸引及挽留人才。
主席，我對政府主體答覆的第三部分感到失望。

可是，我們會採用鼓勵的方式。事實上，現時在社會上也有一些機構提供這方面的方便，讓僱主與僱員達成默契。我們會繼續以這種鼓勵的方式，希望僱主能夠給予特許缺勤，讓運動員或其他方面的朋友均可到海外表達香港的使命。
主席，對於局長剛才主體答覆的第三部分，我仍然感到很失望。事實上，這些非全職運動員一方面要為香港爭光，另一方面也要顧及個人的工作，而我認為他們的貢獻未能得到很明確的認同。局長剛才表示要依靠僱主或已經推行一些措施來鼓勵僱主，但我認為這種鼓勵實際上是遠遠不足夠的。當然，立法是較為複雜的問題，我不會贊成立即立法，但如何體現這種鼓勵呢？例如是否有可能向支持運動員為香港作出貢獻的僱主提供一些支援呢？例如可否提供類似基金或其他形式的支援供他們申請，作為公司因為須作出一些承擔而可獲得的補償呢？我認為整體而言，這也不算是一個大數目，特別是對中小企而言，如果有這些支援，我相信很多僱主也會願意作出這種安排。我想問政府，有關的鼓勵措施可否具體地表現出來，以便較容易地執行和體現呢？
首先，我十分高興馬議員也同意，如果採用立法方式作硬性規定，是會有一定難度的。但是，對於採用何種方式給予鼓勵，我們也是樂意參考的。
主席，當然，政府在現階段可能並不想立法，但事實上，現時《公務員事務規例》也有相關的安排。

主席，我已經指出，香港現時在體育項目方面，以及很多運動員也在外地為香港爭取到好成績，我們對此是非常鼓勵的。

在新公共屋邨或居屋屋苑入伙時，房屋署會從參考名單中抽籤選出若干名承辦商，准許他們在有關屋邨或屋苑接洽生意。然而，有關租戶及業主可僱用其他裝修承辦商。據報，競爭事務委員會較早前經調查後發現，一個新公共屋邨的多名獲選裝修承辦商提供的裝修套餐報價單在設計和收費等均十分相似，顯示他們有作出瓜分市場及合謀定價的反競爭行為之嫌。競委會因此對他們展開法律程序。

就質詢第一部分，按香港房屋委員會的規定，新落成公營房屋的住戶須在進行裝修前提交裝修工程的申請。在入伙及施工期間，房委會職員會巡查各正在裝修的單位。

在這種制度下，承辦商奉旨"分豬肉"，以高於市價劃地盤"劏客"。

我想在此簡單解釋一下，裝修承辦商制度的來由，讓大家較容易明白這個制度設立的原因。裝修承辦商制度其實由1982年開始實施，原是為了保障公屋租戶和資助出售房屋業主的利益，因為當時出現了很多滋擾行為，尤其是一些非法活動滲入，往往令當時的業主和住戶蒙受不必要的損失。這個制度原本的名字是認可裝修承辦商制度，由1982年開始實施，而隨着房委會對制度作出與時並進的改善，到2013年8月，我們把名字更改為裝修承辦商參考名單。參考名單最近一次檢討在2015年8月進行。在檢討過程中，我們參考現有法規的改變，與相關機構溝通，並諮詢競委會的意見。

當局明白到參考名單會令市民對競爭有不同的看法，但我們要強調，設立參考名單的原意及初衷是希望保障居民的利益。而在有關案件的法律程序完成後，我們會全面檢視參考名單制度。

我指出歷史，是想解釋設立參考名單是有其來由及理據的，主要是防範一些非法行為的出現。

局長在主體答覆提及2017年8月的案件，但根據報道，房委會並非舉報者。我想提出的補充質詢是，當局在主體答覆的最後一段指出："以10間建築工程公司涉嫌違反《競爭條例》的案件為例，房委會已即時作出檢視，並決定在有關法律程序完成前，停止安排這些承辦商駐邨/苑，並撤銷他們在其他屋邨/苑承辦裝修工程的牌照/協議。"我想問當局會在整宗案件完結後才這樣做，還是現時就會把這10間公司從參考名單中剔除呢？
感謝容海恩議員的補充質詢及意見。剛才提到的10間裝修承辦商現正面對競委會的檢控。房委會已經發信通知他們，在法律程序未完結前，當局會停止編配他們駐邨/苑承辦其他工程，亦會撤銷他們在其他屋邨承辦裝修工程的牌照/協議，是即時進行的。

所以，房委會在此方面應該更小心處理，甚至要加強監管。然而，在此機制之下，房委會無權監管裝修費，因為這是住戶與承辦商之間的協議。

主席，局長今天的答覆，我覺得是一廂情願。局長總是說要保障居民的利益，但事實上經過安達邨事件之後，大家看到其實居民的利益受到最大損害。局長剛才提到參考名單的制度在1982年推行，並在2013年8月及2015年8月進行檢討。

設立制度的本意及初衷真的是為了保障居民的權益，尤其是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之下，新屋邨入伙時往往出現很多不法行為，對住戶造成很多滋擾。當局在2015年對參考名單作出檢討後，落實了多項改善措施，當中包括以下3方面：為了維護開放公平的市場環境，房委會在其網站及本地報章，公開邀請有意加入參考名單的裝修公司，在指定時間內提出申請。在加強風險管理方面，當局提高了欲加入參考名單的承辦商的資金及保證書的金額，以及工程經驗的要求，並採用公正、合理及透明的機制進行監管，以及優化裝修承辦商的表現評核機制，例如修訂作為評核準則的意見調查表，以提供更客觀的標準。我們亦參考了由政府統計處公布的綜合消費物價指數的升幅，將參考名單內承辦商的資金要求由150萬元增加至240萬元，而所須的銀行保證書的金額亦由50萬元增加至70萬元。配合房委會工程的要求，承辦商的投保保額修訂為每宗意外2,000萬元。我們希望通過與時並進的措施來改進、優化制度，保障居民的權益。

主席，香港金融管理局在去年9月29日公布7項舉措，以推動香港邁向智慧銀行新紀元。舉措之一是將於今年9月底推出的快速支付系統。金管局總裁同日表示，快速支付系統將是一個實時支付的核心平台，為客戶提供全天候、跨銀行、全年無休的即時轉帳服務。這個平台會向所有銀行和儲值支付工具營運商開放，能夠在零售層面做到實時交易並打通各類營運商的"任督二脈"，屆時香港在這方面將是國際上少數的領先地區之一。另外，為鼓勵和便利更多小商戶接受流動支付，金管局正與業界積極商討制訂一個二維碼共通標準，使商戶只需展示單一個二維碼就能對接不同營運商的支付系統。

主席，一香港金融管理局現正與業界合作，構建快速支付系統。作為嶄新的金融基建設施，此系統全面連接銀行和儲值支付工具營運商，參與系統的銀行及儲值支付工具營運商可透過系統提供跨行即時轉帳服務及即時扣帳服務，促進商戶和客戶之間的支付服務，亦容許個人和個人之間即時轉帳。金管局預期於今年9月推出該系統，主要零售銀行及儲值支付工具營運商均表示會參與。至於商戶和銀行或儲值支付工具營運商之間的結算方式，則為商業安排，並不一定採用即時結算方式。二快速支付系統讓銀行及儲值支付工具營運商連接，以提供各種支付服務及產品。

我們留意到現時部分儲值支付工具營運商的電子錢包已提供繳付帳單服務，只要用手機上的電子錢包掃描帳單上的條碼，便可以繳交電話費、煤氣費等。為促進儲值支付工具市場的發展，財經事務及庫務局正與數個政府部門商討，研究以先導方式，讓市民用同樣的方式繳交政府帳單。三我們留意到多個儲值支付工具營運商正在香港提供和推廣二維碼支付方式，並已將服務拓展至部分連鎖式超級市場、便利店、傳統街市及的士等。為了更廣泛地促進移動零售支付的使用，並為商戶和客戶提供更大便利，金管局已與業界就訂立二維碼標準成立了工作小組。小組會探討如何使商戶能夠利用同一個二維碼，接受客戶透過不同儲值支付工具進行支付。就公共交通支付方面，運輸及房屋局表示歡迎公共交通業界引進科技，以方便收取車資。同時，運房局亦須確保公共交通業界用以收取車資的電子繳費系統應穩健可靠、易於使用和高效率，以及不會妨礙公共交通運作和影響路面或交通情況，以保障乘客和道路使用者的利益。運輸署已於去年6月發出"公共交通業界引進新電子繳費系統收取車資指引"。運輸署會考慮系統方案的可靠性、易用程度及效率，繼續促進公共交通營辦商引入新電子支付系統收取公共交通費用。我們亦想指出，香港一直以來都擁有發展成熟的電子支付生態，盛行多種不同的電子支付工具，包括傳統及非接觸式信用卡、八達通、易辦事等。市民在日常生活中已廣泛採用這些工具進行支付，電子支付在香港約佔私人消費支出總額的60%。二維碼支付只是各種付款方式的其中一種，在香港是剛起步階段。我們相信商戶會視乎情況、使用場景、客戶習慣、運作成本等，選擇合適的支付方式。金管局會與業界繼續商討如何推廣鼓勵商戶使用二維碼支付，在一個公平競爭的環境上，讓消費者能享受金融科技帶來的好處，使生活和消費更為便利。
主席，快速支付系統運行後，基於其功能特色，相信現鈔的使用量會進一步減少。不知道金管局有否評估全港的現鈔流通量將會減少多少，以及全港銀行的現金櫃位和櫃員機數目需否作出較大的調整或重檢？
主席，我們認為，香港在促進多元化、方便和安全的電子支付生態系統時，亦應充分考慮商戶和市民的使用習慣和需要。

視乎將來電子支付的發展、市民的習慣和選擇，我們會留意這種支付方式對現金流等各方面的影響；如有需要，我們當然會採取相應措施。
主席，相信很多市民像我一樣，非常期待快速支付系統早日投入服務，令香港的金融科技邁進一大步。市民屆時只需要一部手機，便可隨時隨地進行跨銀行結帳。從目前看來，這系統只會應用於零售層面和個人與個人之間的小額轉帳，但我們預期電子支付或轉帳的方式會越來越普遍。由於股市暢旺，股民越來越多，請問這系統是否也可用作證券買賣結帳？

主席，多謝議員關注系統在證券市場等方面的使用情況。

我們剛才也提到，煤氣公司、電力公司和政府的帳單均設有條碼作繳費之用。

就此，金管局目前正諮詢信用卡公司、銀行、儲值支付工具營運商及商戶服務營運商，這些均是會使用支付系統的機構，他們正商討二維碼標準化的事宜。

為達致這效果，局長在主體答覆第三部分中指出，為向商戶和客戶提供更大便利，金管局已與業界就訂立二維碼標準成立了工作小組，以便客戶可透過不同儲值支付工具進行支付。請問局長，工作小組的研究範圍會否包括海外遊客？尤其是內地遊客現時已習慣採用電子支付方式，當局會否在零售和交通支付方式上為他們提供更多便利？如會，詳情為何；如否，原因為何？

目前來說，不論在海外或香港，不同的支付工具營運商設有不同的二維碼，假如同一個商戶要收取3個不同營運商的費用，便要有3個二維碼，若他要用某個營運商的支付工具，便要掃描某個二維碼，這便是現時的問題。

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中提到，運輸署在6月底發出"公共交通業界引進新電子繳費系統收取車資指引"，但不知道該指引有否提及要引入競爭呢？

此外，亦希望運輸署和運房局重新審視，開放公共交通費用補貼計劃的支付平台，請他們考慮這樣做。

其實，我們的平台是開放的，所以運輸署亦有就此與不同儲值支付工具營運商，以及巴士等有關運輸公司討論。此外，我們現時亦有一些先導計劃，在不同車站試用八達通以外的支付工具。可是，在八達通以外的支付工具普及前，現時市面上只有八達通是較為合適的，因為每名香港人平均擁有兩三張八達通卡，易於使用。議員剛才提出的第二項補充質詢，是政府會否考慮把電子帳單的支付平台開放給更多儲值支付工具營運商。

代理主席，創新及科技局局長在主體答覆中，開宗明義說政府推出的《藍圖》涵蓋"智慧出行"、"智慧生活"、"智慧環境"、"智慧市民"、"智慧政府"及"智慧經濟"6個主要範疇，這是合理的，因為智慧城市涵蓋面當然相當廣闊。

正如就我的主體質詢，創新及科技局局長也要諮詢發展局，才能提供較全面的答覆。代理主席，就此，我想問創新及科技局局長，在推動智慧城市整項工作中，局方如何發揮統籌、協作及促進的作用，好讓市民知道設立創新及科技局對香港推行智慧城市和創新科技方面有何正面積極的作用？

局長提到，他們會逐漸開放更多數據，包括機器能夠閱讀的數據，但是，我看不到當局如何利用這些數據結合交通系統。

我想知道當局會如何推動這方面的發展？

代理主席，剛才我清楚詢問局長，大數據如何結合交通網絡，局長可否提供一些實際的例子，而不是很籠統地要說會做，我是問如何做。

政府法案：首讀。

《2017年稅務條例草案》《2017年稅務條例草案》。
代理主席，我謹動議二讀《2017年稅務條例草案》。《條例草案》的主要目的是落實由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提出打擊"侵蝕稅基及轉移利潤"方案的最低標準，以及將轉讓定價原則納入《稅務條例》。經合組織於2015年10月推出BEPS方案，打擊跨國企業利用稅務規則的差異及錯配，人為地將利潤轉移至只有很少或沒有經濟活動的低稅或無稅地方。就此，經合組織制訂了BEPS的最低標準，並訂下評審時間表，要求國際社會合作。如果未能符合BEPS的最低標準，有關國家或地區將面臨被列為"不合作"稅務管轄區的風險。世界各國已陸續在各自的稅制當中引入BEPS方案，香港也於2016年6月承諾實施BEPS方案，並密鑼緊鼓地進行相關落實工作。特區政府對此事的取態是，在實施BEPS方案以達致國際標準的同時，我們需要致力維持本港的簡單低稅制，以及盡量減低合規責任對企業構成的負擔，並以循序漸進的方式實施相關建議。我們曾在2016年年底進行諮詢，有關實施策略獲得廣泛支持，現時的《條例草案》亦已吸納了在諮詢期間內收到的意見。將轉讓定價原則納入《稅務條例》是《條例草案》的一項重要立法建議。轉讓定價指相聯企業之間涉及商品、服務及無形資產交易的價格釐定。建議的轉讓定價原則訂明，如果兩名相聯人士之間的實際交易條款有別於獨立人士之間的交易條款，並因而令企業獲得稅項利益，便須調整該企業的利潤或虧損。稅務局現時依據《稅務條例》的一般條文，以及其釋義及執行指引，處理有關轉讓定價的事宜。為符合經合組織對打擊BEPS的最新規定，我們建議將轉讓定價的國際標準納入《稅務條例》，規定相聯企業之間在香港的交易須按獨立交易原則課稅。此外，我們建議引入行政罰則，確保企業遵守有關轉讓定價的規則。《條例草案》亦會落實BEPS方案的最低標準，包括國別報告規定及爭議解決機制。

有關申報安排適用於2018年1月1日或以後開始的會計期。我們亦會引入自願申報安排，讓相關企業就2016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期間開始的會計期，自行向稅務局提交國別報告，供稅務局與其他稅務管轄區進行交換。另一方面，我們建議訂立法定爭議解決機制，取代現行依據稅務局釋義及執行指引所訂立的行政機制，以便適時及快捷有效地解決涉及稅收協定的爭議。此外，為履行香港早前對經合組織及歐洲聯盟所作的承諾，以及符合BEPS方案的標準，《條例草案》將修訂個別優惠稅務措施，當中包括為企業財資中心、專業再保險及專屬自保保險等行業而設的優惠稅務措施。香港需要符合經合組織和歐盟就公平課稅方面的規定，以免被列為"不合作"稅務管轄區。代理主席，實施BEPS方案可顯示香港積極參與國際間的稅務合作和致力打擊跨境逃稅活動，對香港維持國際金融中心的競爭力和聲譽十分重要。我懇請各位議員支持及盡快通過《條例草案》，讓我們能依時落實BEPS方案，履行香港的國際稅務責任。政府當局會全力配合立法會的審議工作。

多謝代理主席。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2017年稅務條例草案》，予以二讀。按照《議事規則》，辯論中止待續，條例草案交由內務委員會處理。

按照《議事規則》，這辯論現在中止待續，條例草案則交由內務委員會處理。

我覺得政府罔顧《公共財政條例》第9條，沒有盡其責任，盡快將這項《追加撥款條例草案》提交立法會恢復二讀。今天討論的追加撥款條例草案，主要是政府因應公務員加薪及發放額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而額外增加的82億6,000萬元開支，就2016-2017年度的撥款條例草案提出追加撥款。代理主席，正如你今早接受電視台訪問時也說，這是已批出的款項，只是帳面上加入2016-2017年度的撥款條例草案中各總目的預算開支內，屬非常技術性的修訂，亦沒有甚麼修訂空間，所以過去多年也沒有成立法案委員會處理，而這項法案也很快會獲得通過。有多快呢？我曾研究過去5年追加撥款條例草案首讀、二讀及恢復二讀相距的時間，我發覺大部分都不超過兩個月。《追加撥款條例草案》雖然剛好遇上香港史上第一次"堅拉布"，該次追加撥款在2012年6月13日在立法會首讀，最終在7月通過。

《追加撥款條例草案》在2014年6月11日首讀，在7月二讀及三讀通過。《追加撥款條例草案》較特別，因較遲提交大會，故在2015年7月8日才在大會首讀，相隔一個暑假，在2015年11月5日才二讀及三讀通過；而《追加撥款條例草案》在2016年11月9日便交大會首讀，在11月30日已恢復二讀及三讀通過。因為過去多年，政府均可在首讀後很快便將追加撥款條例草案提交立法會恢復二讀，因為這是政府的責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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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的意思，除了盡快提交立法會首讀及二讀外，亦應包括在內務委員會討論及由法案委員會處理，再恢復二讀及三讀，然後通過這項法案。因此，過去多項追加撥款條例草案經內務委員會處理後，其實也沒有成立法案委員會，但不足兩個月便可交回大會恢復二讀。事實上，追加撥款條例草案的爭議不會很大，過去立法會議員亦甚少阻撓追加撥款條例草案，例如我剛才說的2012年，我首年就財政預算案進行"拉布"，議員也沒有阻撓追加撥款條例草案。當年的追加撥款條例草案也在該屆結束前通過。議員不會也難以透過追加撥款條例草案作出任何拖延。然而，這次卻不同，代理主席。這次追加撥款條例草案的處理過程與別不同。今天這項追加撥款條例草案在2017年10月18日已提交立法會大會首讀，內務委員會在兩天後的10月20日已處理完畢，決定不成立法案委員會審議。政府理應按照《公共財政條例》的規定，盡快將這項條例草案提交立法會二讀，但政府何時才提交上來？

《公共財政條例》第9條訂明，政府需要在切實可行的情況下，將追加撥款條例草案提交立法會。事實上，在10月20日內務委員會決定不成立法案委員會處理追加撥款條例草案至2017年最後一次大會，即12月13日，政府絕對有大量切實可行的空間，將這項追加撥款條例草案再提交立法會恢復二讀及三讀。讓我們看看11月1日至12月13日之間的立法會會議。首先，11月1日只處理"一地兩檢"無約束力議案，而根據《議事規則》第18條，政府法案應該排在政府議案之前。因此，如果政府在這時候將追加撥款條例草案提交給立法會恢復二讀及三讀，絕對可以排在"一地兩檢"議案之前。即使民主派如何發言，也不會遲於11月2日通過。但是，儘管在11月1日向大會提交追加撥款條例草案二讀及三讀是切實可行，但政府並沒有這樣做。

如果當天將這項條例草案提交上來，它必定是排在附屬法例之前，但政府亦沒有這樣做。到了11月29日，議程上仍然有一些附屬法例，政府亦有大量切實可行的範圍，可以將追加撥款條例草案提交立法會恢復二讀及三讀。同樣地，政府沒有根據《公共財政條例》第9條，盡快將追加撥款條例草案提交立法會恢復二讀及三讀。然後到了12月6日及13日這兩個會期，所有政府的附屬法例也通過了，只餘下議員議案，只要政府將這項追加撥款條例草案交上來，絕對有切實可行範圍、空間、時間，在這兩個會期內處理這項條例草案，但政府沒有把握機會，善用時間將這項在法例上規定必須在切實可行範圍內盡快提交的追加撥款條例草案，交來立法會進行二讀及三讀。從我以上所說的背景，大家可以看到，在11月和12月多個大會上，撇除11月8日留作辯論施政報告致謝議案的大會之外，其實政府有很多機會可以盡快將這項沒有成立法案委員會審議的條例草案再提交立法會恢復二讀及三讀。我要再一次強調，政府漠視《公共財政條例》第9條的要求，遲遲不將這條例草案盡快提交立法會恢復二讀及三讀，充分顯示政府處理這項追加撥款條例草案的方式，是罔顧《公共財政條例》第9條的規定。

但是，如果你沒有這麼"厚臉皮"，不敢這樣解說的話，那麼，"盡快提交"這4個字，請問你如何解釋？是否規定只適用於首讀而不適用於其後的程序？

張建宗曾說，如果在《議事規則》修訂之前提交條例草案，由於有議員表明會"拉布"，故根本不會有果效。基於建制派佔過半數的情況，如果政府在11月2日至12月13日任何一個會議上將這法案交來立法會恢復二讀及三讀，這條例草案必定獲得通過。即使有中止待續、休會等情況出現，最後都會在2017年內獲得通過。所以，張建宗說不會有任何果效，這說法並不成立。說到底，政府押後將追加撥款條例草案提交立法會恢復二讀及三讀，根本的原因是與條例草案的內文無關，與條例草案的爭議性無關，亦不是因為沒有切實可行的範圍，因而不能夠盡快提交立法會恢復二讀及三讀，令政府不能遵守《公共財政條例》第9條。今天才提交立法會，原因是要配合建制派，我也不知道政府是要配合建制派，抑或是始作俑者，這項政治任務便是要修改《議事規則》，再通過"一地兩檢"，這些是重中之重，然後才做一些所謂"正經"事情......
陳志全議員，我提醒你，根據《議事規則》，在這項辯論中，議員應集中討論《條例草案》的整體優劣。

因此，我今天不能支持這項追加撥款條例草案。最後，我只會多說數句，在恢復二讀這個時候，我必須指出，政府這次是前言不對後語，說不會"助攻"，說保持中立，其實是為了騰出時間處理有關"一地兩檢"的無約束力議案，處理修改《議事規則》。我要在這裏說得清清楚楚，立此存照。

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代理主席，關於這項《追加撥款條例草案》，有同事可能會認為"慢咇"是在無的放矢。代理主席，我想就他的發言作出補充，而在我作出補充前，我想先陳述背景，希望代理主席容許我繼續說下去。

代理主席，現時香港公共財政的秩序其實有如一個"摩天輪"。

根據《條例》第8條，財務委員會可對"摩天輪"作出修改，包括開立新總目或分目、在經核准的分目或新分目中的追加備付款項、變更職位編制及提高對並非是每年經常出現的開支的承擔限額，其實全部關乎我們今天二讀《條例草案》的內容。

因此，整件事很有邏輯，亦顯示出大會與財務委員會之間的清晰分工。

陳志全議員指出到現在2018年1月才進行二讀，當中的拖延明顯違反了"於切實可行範圍內"的規定。

該預算須在該年度開始之後，即在財政年度開始之後的切實可行範圍內與撥款條例草案一同提交立法會。

就着這種對法例的相同字眼採取雙重標準，政府必須回應。

如果"摩天輪"在年度終結時可以延遲9個月，其實會令市民對整個"摩天輪"的起點或運轉方式失去信心。

我會在全體委員會階段聆聽其他同事的發言後，再視乎情況考慮在最後的三讀階段的投票取向。

代理主席，我想在發言前先表明，我支持《追加撥款條例草案》。

對於一些墨守成規、官僚、漠視法治或抱着精英心態的官員，相信我會毫不留情地作出批評。我記得立法會前主席曾鈺成說過，官員很怕來立法會接受議員質詢，因為他們害怕面對我們這些抨擊。

基於對某些公務員表現的讚賞，我會支持《條例草案》。代理主席，可能大家也知道，自去年5月以來，我對懲教署一些工作表現乃至虐囚事件有很多意見。不過，我今天不想談虐囚，而要說說自暑假以來，我們在公務探訪中看到很多不同懲教院所裏的一些問題，包括設施及操作的問題。

又例如我們提出囚友餐單為何長期沒有更換、營養標籤只是門面工夫。

懲教署聲稱這些改變與我們的公務探訪無關，亦與我們的提問及意見無關，這些並不重要。

由此可見，懲教署其實也在回應市民對於懲教院所設施的一些意見，這點令我欣賞。

有見及此，我今天除了支持《條例草案》外，還想重提早前我與莫乃光議員一同在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上提出的一項議題，希望事務委員會能加以討論。議題關於我們希望另外5支紀律部隊，即消防處、入境處、海關、懲教署及政府飛行服務隊，薪酬待遇都能與警隊看齊。

不過，批評工作也講求張弛有度，遇到一些值得表揚的事情，我們也會表揚。這是我對於公務員，特別是紀律部隊，尤其針對懲教署職員的一些心聲。

我再次提醒議員，在這項二讀辯論中，議員應集中討論是否支持追加有關撥款或《條例草案》的整體優劣。《條例草案》涵蓋34個開支總目在2016-2017財政年度的開支結算。

至於爭取當局作出改善的事宜，議員可在立法會其他場合跟進。

政府本來不承認此舉是為了配合建制派修改《議事規則》——為了開該部快車，其他事宜唯有一等再等，等了又等。

就是高官有法不依，無論是僭建等個人行為，還是政府整體行為；當局有否遵循《公共財政條例》？

我想說的是，我們在立法會內常常批評政府，批評對象往往是前來接受質詢的官員——當然，前來接受質詢的都是較高級的公務員。我們經常批評政府處事方式官僚，墨守成規，但我想說的是，我們既不針對公務員，也不針對前線人員。其實很多——甚至可說絕大多數的——各級公務員，包括較高級的公務員，都是盡忠職守的。

當然，我們在議會的責任是監察政府，指出問題，不會花八成時間讚揚政府。讚揚固然必需，但政府問題的確很多，我們花大部分時間指出這些問題旨在監察政府，卻難免令人產生錯覺，以為我們除了批評政府，也批評為政府做事的公務員，特別是前線公務員。

近日，我有機會與某些官員討論香港一些情況，就是為何政府很多部門都缺乏由下而上的創新想法和做法。我一向認為這是制度問題，而非公務員的問題。在與公務員同事分享時，他們也告訴我，絕大部分公務員都有心服務社會及市民——我對此也大有同感——問題在於制度僵化。

對於如何改革整個公務員體系，以至如何減少官僚程序，議員可在其他場合跟進。毛孟靜議員，請發言。

我們手上的《追加撥款條例草案》的內容基本上只屬技術性質。

令我有這種反應的肯定並非"慢咇"議員，而是他引述張建宗所說的"果效"。政府現時的用字非常奇特，我們說"擠擁"，它就說"擁擠"；我們說"質素"，它就說"素質"。

代理主席你不用打斷我的發言，我會自行返回討論追加撥款超過80億元的問題。

何時恢復二讀辯論、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及三讀呢？它說另行通知。一直拖延至今，今天是1月9日，還是10日？

陳志全議員剛才已經說得很清楚，亦很仔細地向大家解釋為何會發生這樣的情況。首先，這個政府真的不太講求法治。"老兄"，若真的有法治精神，就要配合《公共財政條例》的要求。

英國政府以往的文件是一疊疊的，要怎樣集合起來呢？

返回我手上的文件，這是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去年10月4日發出的，寫得非常仔細。在"建議的影響"部分，它表示"建議符合《基本法》"，說得多麼清楚，我看到後真的覺得非常有意思，但這已是去年10月4日的說法。

大家可能記憶猶新，廉署曾經因為梁振英而經歷了一些風波，我不會在此複述，你不用擔心，我不會把故事從頭說起。

海事處驗船主任職系的人手不足問題，當然是在南丫海難後才凸顯出來。

即使政府付了錢，但這筆錢只會成為外判公司中層管理人員的花紅和分肥。這樣的做法和外判機制，其實需要徹底檢討。我今天的發言不會有太多內容，因為牽涉政府部門之間的運作，其實每個部門都可能須進行冗長的檢討。對於外判制度，究竟如何能夠予以正視，令所有為政府服務的員工都能得到合理回報而不被中間剝削，我認為這是十分重要的課題。最後，我想指出政府的整個運作，其實存在廣泛而深厚的官僚文化，這種文化往往來自最高層的官員。

由我最初參與政治工作，於1995年加入市政局的年代開始，我不知政府有否留意每個部門的行政和工作指引的厚度或細緻程度是否倍增。但是，大家都知道，這些所謂工作指引越來越厚，有關人員在工作時真的能夠以人為本的能力便會越來越小。以房屋署為例，以往一位總經理級員工已經可以作出決策，但今天即使副署長也不能這樣做，這反映整個官僚架構的科層如果越來越高或越來越多，整個決策過程反而變得越來越複雜和越來越多行政障礙。我希望在調整公務員薪酬後，公務員事務局和政府問責官員能夠認真檢視官僚文化對整個官僚運作所造成的後遺症。

換言之，每一盞燈的造價接近7萬元，而這個造價在有常理的人的眼中一定極不合理。因此，公務員在執行工作時，必須注意這些流程和細項，確保政府能夠理順工作的合理性，並且與時並進，避免成為"冤大頭"。

主席，民主黨支持這項《追加撥款條例草案》的撥款申請內容，但我很希望政府從上述3方面看整個政府架構，檢討外判制度、公務員的官僚文化和內部指引是否令整個官僚體系疲於奔命應付這些官樣文章，而不能把精力和時間放在前線市民身上，作出最大努力。

主席，我發言支持《追加撥款條例草案》。《條例草案》主要用以應付2016-2017年度公務員薪酬調整，以及向領取社會保障人士發放額外津貼等開支。對於以上兩部分，我表示支持，沒有太大的意見。不過，在《條例草案》提交立法會前，公務員事務局局長羅智光說公務員加薪不是政治議題，指責民主派議員"拉布"拖延。對於這種極不負責任的說法，我表示極大的保留及厭惡。

首先，政府為了讓"大白象"超支工程及一些爭議甚大的工程能在財務委員會取得撥款，就把包括公務員加薪在內的《條例草案》作為人質，每一次也編排在議程較後，然後利用這個藉口，不斷批評民主派議員。同樣地，政府與大會主席閣下為了閹割議會，盡早通過修改《議事規則》，就把政府的議案，包括如此重要的《條例草案》不斷推遲，政府之後更"惡人先告狀"，指責議員拖延。

在這件事上，無論"林鄭"、羅智光局長或其他高層官員，也應該自行站出來，就公務員遲遲未能加薪負責和致歉。

以今次為例，外判商用1元來遣散兩份合約之間被辭退的員工，但其實幕後僱主可能是同一班人，令到很多低薪的基層員工，特別是外判制的員工極為憤慨。目前，6萬名清潔工人及保安員為四大外判部門工作，當中八成以上的外判制員工支取最低工資，時薪甚至較一些商場的清潔工人為低。

有幸在未改制之前進入食環署工作的員工，其工作性質和面對的困難與外判員工相同，分別在於外判員工"餐搵餐食"，更要不斷被很多不同的手段壓榨福利、假期、遣散費等......

主席，不但如此，我們增加公務員薪酬的同時，政府不但沒有減少外判，把錯誤的政策撥亂反正，還以"促進效率"為名，繼續增加外判服務。這個代價由最基層的員工承擔。合約員工不單是最基層員工。我舉例，香港電台是政府很重視的部門之一，市民一直也說香港電台很重要，但香港電台仍然以服務合約提供者代替正式員工，其實這就是無良僱主實行"假自僱"。所以，當我們在此同意甚至支持政府追加撥款時，有沒有想過政府歧視、剝削、愧對這些辛勤工作的最基層員工？追加撥款開支總目第112項是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我無法不就此發聲。主席應該心知肚明，行管會要追加撥款的同時，有議員被褫奪資格，他們"有汗出，無糧出"，不單被褫奪議員資格，更被立法會行管會追討所有薪酬及開支。他們所花的一分一毫也是用於立法會的工作。

所以，即使我們同意政府增加領取社會保障人士的額外津貼，其實是否可以解決問題呢？

局長沒有理由不知道這些數字，政府請周教授進行這項研究，並同意其研究範圍和研究結論。很簡單，如果政府不走出一步，改變現行的整體社會保障和退休保障制度，不論現在增加多少撥款，也無助將來的政府，只會令將來的政府陷入極大困局。所以，我們同意今次的追加撥款之餘，有否解決最終的問題？

但是，政府不單沒有根據承諾實現該報告書提出的建議，今屆政府更以極可耻和卑劣的態度來面對這項長期困擾香港最基層人口或沒有退休保障的人士，包括弱能人士和家庭主婦等的問題。

面對如此短視、無能、無信用的政府，追加撥款又如何能解決長遠問題？正如文件所說，如果我們不通過這項追加撥款，便會對經濟、財政、公務員、環境、生產力、可持續發展、家庭和性別議題等也造成影響。

主席，我無意阻礙政府的撥款，但我剛才已說得很清楚，一個不斷影響政府......

主席，正如你剛才提醒議員，這項《追加撥款條例草案》的主要內容，與公務員加薪及公務員薪酬問題有關，我也會就着這一點發言。主席，在很多重大的公共議題和法案工作上，很多社會人士都認為由於立法會議員"拉布"，以致立法和施政步伐被拖慢。但是，正如我在其他場合指出，過去一屆立法會期間，政府提交了89項法案，我們通過了83項，這是第五屆立法會的成績。此外，還有超過數百項附屬條例提交立法會，全部均獲通過。

我記得花了大部分議政時間，不斷催促政府官員和公務員盡快把一些條例草案或政策提交立法會。

我想指出的是，如果連議員都能提交法案，為甚麼政府有這麼多人手，也未能完成有關工作，要拖延這麼長時間呢？又像我們關心的特殊教育工作及政策，為甚麼問題這麼迫切，而且這麼多小朋友需要幫助，但仍然照樣拖延，看不到政府盡快立法保障兒童的權利。

過去數年來，雖然我看到公務員架構確實有很多人手，但不代表速度和效率必定提升。

我本人關心很多跟法律政策有關的議題，我們也等了很長時間，例如仲裁和第三方資助仲裁條例......

為何我們看到有些政策明顯對香港有利，以及一些必須進行的法律改革工作，卻往往一拖再拖，再三拖延，得不到正視呢？特區政府若再批評立法會議員，指施政步伐被拖慢是由於議員"拉布"，這是轉移視線的伎倆。政府很多應做的工作，其實有足夠公務員人手可以提供協助。如果有這麼多人手，有這麼龐大的公共財政在背後"撐腰"，仍然未能提升效率的話，對於再追加撥款、提高公務員日後的薪酬或擴大公務員體制，我極有保留。這些全都是納稅人辛苦賺來的血汗錢，如果花了錢卻仍然看不到顯著成效的話，我認為一是這些錢花得不到位，一是公務員的工作或架構有問題。

政府現在把很多工作外判，或由非合約員工處理。這個做法——我申報，我是房委會委員——導致最近發生了一些工潮事件，我們也看到工人的利益不受保障。

議員助理辛勤工作，協助議員工作、議政、翻查條例，這都是非常重要的工作。

主席，抱歉我可能有些離題，但我很快說完這一點便會收口。

如果議員助理的質素不斷提升，我相信議員議政的質素也會不斷提升。所以，我希望政府能夠正視議員助理的重要性，他們在整個憲制架構下擔當非常重要的角色，與公務員一樣。我也希望議員助理能夠得到公平的薪酬，並且得到尊重，在工作上得到絕對認可。主席，我最後想談一談《公共財政條例》，因為我們今天討論的議題，跟《公共財政條例》息息相關。為何我要提及《公共財政條例》呢？

主席，我們今天的辯論，其實是一個良好示範。為甚麼《公共財政條例》賦予立法會的權力，根據《基本法》賦予立法會審議財政預算案或撥款的能力，肯定跟我們的辯論和發言權息息相關呢？

我不認同一些說法，指議員提出的修正案大大扼殺立法會尤其是財委會的辯論空間。

不過，我今天不會在這場辯論中冗長地討論這一點，因為今天討論的是追加撥款。

主席，我也應該不會用盡15分鐘的發言時間。一部分是有關政府不將《追加撥款條例草案》及早根據《公共財政條例》盡快提交立法會討論和通過，反而將《條例草案》擱置，先讓政府就"一地兩檢"提出的無法律效力的議案通過，又再配合建制派修改《議事規則》。就這種做法，剛才陳志全議員在他的發言中已詳細說明，我不想重複，他已經很清楚地敍述在整段時間內，政府是有提出《條例草案》的空間，但卻基本上一直失職，甚至違反《公共財政條例》。就這一點，我只能夠指出，政府再度假仁假義，不斷強調民生先行，但實際上的做法是政治先行。

政治先行，民生押後，這已十分清楚。很多議員也提及這點，我不想重複；但我不希望現屆政府永遠來到立法會便說民主派這樣那樣，又說我們"拉布"，又說我們阻礙民生，但他們的做法實際上卻是以政治阻礙民生。第二，我正正想說民生這部分。

當然，今天不一定是賺錢養妻，可能是養夫，我們的社會是男女平等的，但無論如何，對於薪酬調整，我們認為當中的重要原則是不應促進公務員的貧富懸殊。

大家都是公務員、都是政府的僱員、都是公僕。老實說，有人或會說薪酬要反映員工的工作表現或工作的貢獻或其工作性質，但這些準則均難以量度，你能否說一名清潔工人的貢獻少於一名文員的貢獻？

工作無分貴賤，貢獻亦難以用金錢量度，而公務員的薪酬也不能夠完全根據市場來釐定，因為公務員本身的性質有其獨特性，而公務員在各方面擁有的福利、保障，以至公權力，在其他地方其實是沒有的。所以，我們認為政府作為社會領導，應該以身作則。今天香港的社會已經是貧富懸殊，我也無需再多說有關的數字，大家已經很清楚，最新的堅尼系數反映香港的貧富懸殊情況沒有改善，甚至更有一點惡化。因此，政府薪酬的整體架構不應繼續作為貧富懸殊的元兇之一。在英國，最保守的保守黨的首相上場時，也說到在英國的公務員體系中，薪酬的差距不能夠超過20倍，即最高薪的公務員的薪酬不能夠高於最低薪公務員薪酬的20倍，哪怕是與最基礎的庶務員相比，最高薪的公務員的薪酬不會多於最低薪公務員的20倍，20倍其實已經十分離譜。當然，主席，我們知道市場上的薪酬差距有機會達到數以百倍，這是完全荒謬的。如果一個社會存在公義，如果一個社會認為整體上，無論是甚麼階層、性別或身份，只要你願意投入工作、努力地全職工作，你領取回家的薪酬應該可以養活自己，甚至可以養家。但是，香港今天的公務員薪酬制度並不一定反映這情況。

大家也看到最近的海麗邨事件，而過往實在有太多有關外判的事件均清楚顯示，政府的外判制度只會造成更多低薪工人，亦是造成在職貧窮的元兇之一。因為我們看到，領取最低工資的勞工人口只佔大約一點多個百分點，而實際上，如果我們看看數字，便會知道這些工人大部分從事政府外判的工作。因此，就公務員薪酬這部分來說，我覺得政府是有改善的必要。另外，關於發放額外1個月綜援金，這是財政司司長每年所說的一次性紓困措施。對於一次性紓困措施，我覺得這些措施應該真的用作紓困，意思是幫助一些基層的、低收入的或貧窮人士，但我們往往看到的是，這些所謂紓困措施只是幫助有錢人。

所以，對於這些一次性紓困措施，如果八成是向基層及低收入人士提供的，我們便拍手贊成。我不是說中產沒有困苦，今天他們要供樓、交租，絕對是處於非常困難的情況。不過，如果政府真的要推行紓困措施，請政府以幫助基層為主。有關綜援的問題，當然我不會在此詳細講述；但情況很清楚，現時透過一次性紓困措施，每年額外發放1個月綜援的做法，其實並不能提供幫助。實際上，1個月的金額是多少呢，主席？

主席，今天綜緩的基本金額嚴重落後，社會福利界過去對此亦有很多批評，並提出何謂基本生活？因為基本生活是基本金額的基礎，而對於基本生活的研究，對上一次是1996年，即是說1996年之後，我們根本完全沒有檢視何謂基本生活，我們只是根據當年那套標準——本來沒有打算說這麼久——那套標準當然沒有電腦或平板電腦、手機、網上學習等，但那套思維仍然當作是今天基本生活的標準，所以是極之落後。政府現在每年發放額外1個月的金額，讓他們勉強支撐生活，這是不行的；再加上租金飆升，"超租"的情況，亦即綜援的租金津貼完全不足夠在市場上租住"劏房"的情況非常普遍，超過五成領取綜援而要在私樓居住的人都是"超租"的。所以，主席，我們不是不支持一次過的紓困措施，但請政府認真檢討制度本身的缺失，而不是每年逐少逐少地提供，但所提供的卻又仍然不足夠。

這項二讀議案其實是一項憲政問題。主席，為了令一些在電視機前面或正在聽我們辯論的市民明白，也許我很簡單地說一說為何要追加撥款。

此外，舉例來說，就開支總目33土木工程拓展署而言，那是北角汽車渡輪碼頭的緊急維修額外支出，是原本想不到會有這筆開支的。

"主席，接着提及的第9條很清楚地說明——為了節省時間，我不詳細引述整項條例了——"於切實可行範圍內盡快提交立法會"。大家要記着，那"須"字是包括在追加撥款條例草案內，以及"於切實可行範圍內盡快提交立法會"。這是政府的責任。

政府違反這項法律的層次是很基礎、很根本和很嚴重的。

他是違法，因為他是給予通告的人，但他卻違反了《公共財政條例》第9條——當然，從較高的政治問責層次，我們有理由相信高級過他的人，包括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和我們的特首林鄭月娥，有很大嫌疑是由他們作出這個決定的。當然，如果最後我這個懷疑是錯的，政府可以駁斥我——那麼便由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承擔，甚至引咎辭職。但是，如果如此，即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是根據特首和政務司司長的決定而延遲不恢復二讀辯論和由全體委員會審議等，那麼政治問責便不是由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承擔。主席，我為何要這麼詳細地談論這些所謂政治問責、違法等事情？因為我們的政府真的令人很心痛。他們行事可以去到一個程度，便是現在有些很基本的法律要求、很基本的憲制傳統，它已經完全不尊重。

法律的考慮便是，如果能夠開會，便要回來，除非內務委員會成立了一個法案委員會來審議。

假設他想"拉布"，撥款條例草案還可以做到，那為何追加撥款條例草案會做不到呢？

我擔心如果在接着數年，她採用同一思維和心態，香港會陷入一個萬劫不復之地......

主席，我完全可以理解及感受涂謹申議員剛才的憤怒，這也源於政府今次處理《追加撥款條例草案》的態度。就此，我認為大部分民主派同事，甚至很多清楚認識立法會事務的市民，也會有同感。實際上，對於《條例草案》在今天才提交立法會處理，背後當然涉及許多政治計算，甚或是政府有很多行動需要配合建制派，對於這一點，我也感到非常不滿。主席，我們當然會支持今天的《條例草案》，事實上，《條例草案》中提出的大部分追加撥款，其實也是為調整2016-2017年度的公務員薪酬。

除了法援署外，我亦想提出另一項與法律援助相關的議題，希望當局多加關注。就是對於被拘留在警署的人，如果他們不認識或沒有方法接觸任何律師，他們在拘留期間便難以尋求法律意見。法援署現時推出了一項試驗計劃，邀請義務律師在警署向被拘留人士提供法律意見，試驗計劃正於4間警署推行。不過，主席，當中也有一些法律限制，由於法律援助證書必須在申請人通過經濟審查後才可發出，試驗計劃因而不能納入法援署現行的法援計劃，只可以行政方法處理。如果計劃最終成功，我希望當局可以把計劃擴展至全香港所有警署，讓所有被拘留人士也有機會透過計劃，在拘留期間獲取法律意見，得到公平、公正的對待。此外，《條例草案》亦就入境事務處追加690萬元撥款。主席，入境處的職責包括批出居留權證明書予香港人在內地所生子女，而入境處這項職能連繫到單程證問題。主席，現時香港每天有個配額給予單程證人士來港，每年合共便有54,750名。即使放於世上任何一個正常城市，這也是一個相當大的數目。對於香港而言，單是2016年便已有57,387名人士經此途徑來港，每天平均157人，超出相關限額。主席，翻看回歸前的立法局紀錄，單程證配額於1982年為70名，於1993年增至105名，再於1995年增加至150名。

以學校為例，我們是否有足夠的學額應付學童的需要？

在此情況下，我們認為得重提公民黨前立法會議員余若薇曾倡議的"雙重審批制度"，讓入境處可在審批單程證的程序中，掌握覆查和否決權，從而更有效地利用每天150個的名額。此外，主席，《條例草案》亦就獨立監察警方處理投訴委員會申請撥款190萬元。

根據有關條例，監警會的工作只是觀察、監察和覆檢警務處處長就須匯報投訴的處理和調查工作。換言之，監警會擁有監察投訴警察課的權力，但卻不能直接調查投訴個案，亦無處分涉事警員的權力。監警會可以審核投訴警察課的調查報告，但審核結果卻並無約束力。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在對香港的第三次定期報告中，亦建議香港應該建立一個充分獨立的機制，有權對關於警方不當使用武力或其他濫權行為的投訴進行獨立、妥當和有效的調查，並有權對此類投訴開展的調查和調查結果，作出具約束力的決定。可惜，建議至今仍然未獲香港特區政府充分執行。此外，監警會現時所有委員，包括主席和副主席，均由特首任命，而特首在任命委員時，亦沒有參考他人意見的機制。很多時候，令人憂慮當中會否出現"自己人查自己人"的情況。因此，我希望透過今次機會提出相關問題，希望可以改善制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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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辯論即告結束。

大家也知道，《條例》第9條規定追加撥款條例草案應該"在切實可行範圍內盡快提交立法會"。政府當局按照上述法律規定在10月18日向立法會提交本《條例草案》。這也是長久以來的慣常做法。

至於今次的二讀時間表，我們於10月18日提交《條例草案》，政務司司長亦有解釋當時的具體情況，指出政府是考慮到事務的優先次序、重要性和緩急各方面才這樣做，可見我們跟議員的看法有差異。

我們亦已按《條例》第88條的規定，每季向立法會及財務委員會報告季度內獲批准的追加撥款。

我的規程問題是，如果議員在全體委員會被逐出會議廳，他能否在大會返回會議廳？

第1及2條。
是否有委員想發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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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你這個判決違反了《基本法》第七十五條，因為全體委員會其實跟立法會大會一樣，法定人數應該是35人。

搜尋"引稱"的結果，全部均是政府的法例條文。所以，我當時問政府可否檢討一下，究竟"引稱"一詞是否特區政府自創的呢？法律草擬是一直承襲下來的，我並非說這是習非成是，我只想與局長交流。

如大家之前沒有思考過這個問題，根據《漢語大詞典》及其他數部大辭典，"稱引"會否更適合呢？主席，接下來我會就《追加撥款條例草案》的第2條發言。第2條表示，今次追加撥款的金額是82億6,000萬元，尾數就不讀出來了。根據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政府表示追加撥款主要用以應付政府人員加薪，以及綜援的1個月額外援助金。

若把此項開支加上政府向財委會申請增加薪酬的89億元，總數應該是117億元，但追加撥款聲稱涉及公務員加薪及綜援和"生果金"1個月額外援助金的金額卻是82億元，相差35億元。我相信當中有些技術性問題可能是我忽略了，於是我再看看整份文件不同的追加撥款項目有甚麼線索。

我再看看2016年4月向財委會申請1個月的額外撥款金額，同樣是28億1,000萬元。問題就出現了：如果追加撥款的28億元全都用於綜援1個月額外援助金的開支，社署的政府官員是否沒有增加薪酬呢？但是，如果追加撥款的28億元有部分是屬於增加薪酬開支，即代表用於綜援1個月額外援助金的開支不足28億元。政府向財委會提交的文件開支預算是怎樣的呢？我再看看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的附件B，但越來越感到困惑。我再舉另一個例子。"總目190 ―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該總目的追加金額為6億4,400萬元，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的附件B顯示，這是用於2016-2017年度公務員薪酬調整。然而，我再看財政預算，此總目的個人薪酬調整開支是5,000萬元。因此，這6億4,400萬元不可能只用於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的職員加薪。眾所周知，大學資助教育委員會其中一大筆款項是用於支付教授的薪金，而教授的薪金是按公務員薪酬調整幅度調整的。因此，6億4,400萬元大部分是用於教職員的薪金開支，但究竟有多少屬於這個部分？無論是向財委會的撥款申請，以至《條例草案》的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均沒有提供清楚的數字。這項開支是否應該以調整公務員薪酬來描述呢？我是有所保留的。

如果局長稍後可以釋除我的疑團，我便會支持把第2條納入《條例草案》。我不再談如此技術性的數學問題。我覺得一些技術性的入數問題可能一直存在。其實，過去我們審議追加撥款條例草案，一向都是行禮如儀，大家都未必看清楚文件。

但是，我想帶出的是，過去我們比較信任政府，行政立法關係較良好，因此沒有仔細過問，有些人可能"隻眼開，隻眼閉"，但是，當我們仔細研究及核對數目，這82億元是如何計算出來呢？這82億元當然是附表內所有數目加起來，所以稍後討論附表時，我會再詳細發言。

所以，我建議未來應該——內務委員會主席在席真好——要成立法案委員會，因為既然當局可以擱置《條例草案》3個月不恢復二讀，若成立法案委員會，我便可以逐項提問。

其實，真的有很多問題需要討論。不過，代理主席，最後我想在這次發言中提出一個最關鍵的問題。今天是修改《議事規則》後第一次舉行全體委員會，剛才朱凱廸議員也實驗過，全委會的法定人數與大會不同，大會的法定人數是根據《基本法》規定，全委會的法定人數則是建制派決定的20人，而不是《基本法》規定的35人。

如果建制派真的想透過這份報告來區分全委會和大會，令公眾相信他們，誤以為全委會和大會不同，全委會是另一個會議，便請官員、建制派議員及主席"做戲做全套"，全委會完成審議後，請他們撰寫報告，不要只報告全委會的投票結果，亦要報告我剛才的意見，報告官員對我剛才的意見的回應。

他們通過修改《議事規則》時並無考慮整個程序，所以我事先聲明，即使這份報告包括我剛才的發言，也包括局長的回應，我也不承認這份報告的合法性。我堅持全委會是大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果連我的發言內容也不收納於報告，局長的回應也不收納報告，這是甚麼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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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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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多謝局長剛才解答了我的疑團。

在《條例草案》的附表，大家只看到"撥款編號"、"開支總目"及"撥款額"3個欄目，"撥款額"一欄的款項就是追加款額。

但是，看回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的附件B，便知道追加撥款的原因。

首先，涉及薪酬調整的描述有兩種不同的寫法，第一種就是"2016-2017年度公務員薪酬調整"，即見於審計署、建築署、政府統計處、民航處等的總目。另一種描述方法就是"2016-2017年度薪酬調整"，這項原因範圍闊一點，包括一些法定機構，例如申訴專員公署、獨立監察警方處理投訴委員會和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等。但是，一些機構的薪酬調整雖然大部分不適用於公務員，但形容成公務員薪酬調整，就是我所謂的誤導，或者不夠精準的地方。我們首先討論總目156教育局。教育局追加撥款約16億元。教育局的個人薪酬開支約為30億元，應該包括官校教師薪金。這16億元的追加撥款應該不只是用於官校以公務員條款聘請的教師的薪酬調整，應該還包括資助學校教師的薪酬調整。大家都知道，資助學校的教師不是公務員，但薪金和調整幅度和公務員一致。所以，他們的薪金調整應否描述為公務員的薪酬調整，這點值得留意。我相信這16億元裏面，大部分涉及資助學校以非公務員合約聘請的教職員的薪酬調整。所以，以"公務員薪酬調整"來形容這筆追加撥款，便有點以偏概全。教資會的追加撥款是約6億4,000萬元，而政府同樣把這項追加撥款的原因形容為"2016-2017年度公務員薪酬調整"。同樣，根據我剛才已提出的道理，教資會的個人薪酬支出只是5,000萬元，因此，6億4,000萬元中大部分很可能是用於大學教職員的薪酬調整。而大學教職員甚少按公務員合約聘請，而是按照大學自訂的合約來聘請。當然，這些教職員的薪酬均按照公務員薪酬調整幅度來調整。但是，他們本身不是公務員，因此，他們的薪酬調整不應該形容為"公務員薪酬調整"。另一個追加撥款金額最大的總目就是食物及衞生局，涉及18億1,000萬元。這筆開支的原因同樣形容為"2016-2017年度公務員薪酬調整"。但是，究竟食物及衞生局裏面，有多少名公務員呢？這個科只有128名員工，如果18億1,000萬元全用在128名員工的薪酬調整，他們平均加薪141萬元，當然不會這樣，究竟是怎樣呢？我估計這筆款項絕大部分用於醫院管理局的醫護人員薪酬調整。但是，醫管局的醫護人員又是否以公務員合約聘請呢？

所以，如果以"公務員薪酬調整"來形容這群非公務員人員的薪酬調整，是有點不準確。綜合上述3個例子，似乎在80多億元的追加撥款裏面，近40億元形容為"公務員薪酬調整"的款項，其實與公務員無關。我們應該如何描述有關的原因呢？我們可以翻看以前的文件。

其實自2010-2011年度開始，政府就追加撥款條例草案向立法會提交參考資料摘要，列明追加撥款的原因，便是希望增加透明度，協助議員了解各項追加撥款的用途。但是，要是政府文件對追加撥款的原因描述得不準確或有所誤導，便可能會影響議員對條例草案的分析——這環節討論的是附表——因而作出錯誤的判斷。因此，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附件B是否能夠準確描述追加撥款的用途和性質，與現時全體委員會討論是否通過將附表納入《條例草案》有密切的關係。

長遠而言，我認為政府日後必須在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中對追加撥款的原因作出更清楚的描述。例如，在文件中列明教育局的追加撥款之中，涉及公務員薪酬調整的金額、涉及資助學校教職員薪酬調整的金額等；在教資會的追加撥款中，涉及公務員薪酬調整的金額、涉及大學教職員薪酬調整的金額等。最後，正如我剛才發言時已表示，這是建制派無理修改《議事規則》後首次舉行的全委會，而經建制派修訂的《議事規則》規定官員在全委會完成所有程序並回復立法會後作出報告，局長剛才亦已作出報告，回應我的問題和疑慮，解釋得很清楚。

是否須包括全委會委員發表的意見，以及政府的回應？如果這份報告是"空"的，"發聲"便可以——我經常說，政府官員只要"發聲"便是回應，有字便成報告——根本無須報告全委會的討論內容。因此，如果這份報告不包括我們剛才的討論，不包括局長的回應，我認為它連最基本的報告也不如。請"做戲做全套"，寫好報告。當全委會完結後，將寫好的報告提交立法會審議。
是否有其他委員想發言？陳志全議員要求點算法定人數。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附表納入本條例草案。

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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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全體委員會已完成審議《追加撥款條例草案》的所有程序。現在回復為立法會。
代理主席，我要求點算法定人數。
陳志全議員要求點算法定人數。

我動議"本會採納此報告"的議案。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根據《議事規則》第592條，這項議案不容修正或辯論而須隨即付諸表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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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成的請舉手。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追加撥款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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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贊成的請舉手。

本會現在成為全體委員會，繼續審議《2017年印花稅條例草案》。

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第1條很簡單，是"簡稱及生效日期"。我今次並不想咬文嚼字，與大家討論行文。我針對的是第12條內所載的："自2016年11月5日起實施"。這一定是無經修訂的，因為這是"先訂立後審議"的法案。有些議員希望能提早生效，認為如果政府能早些實施，可能會更好；有些議員則想延遲，反過來想先審議、後生效，我想商界某些議員也有這樣的看法。絕大部分或甚至可能全部民主派議員均支持"辣招"，過去我差不多是完全無條件地支持"辣招"，認為有總比沒有好，它們始終是有效的......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曾說樓價居高不下，覺得寢食難安，但樓價居高不下，政府是有責任的，有議員甚至覺得是政府的政策錯誤，導致今天的後果。梁振英在2016年11月——即我們現在提及的生效日期——突然宣布"加辣"，把額外印花稅上調至15%。但是，自2016年11月至今，樓價升幅沒有放緩，反而節節上升，其間增幅較2015年11月至2016年10月的增幅更大。

由此可見，真的不得不承認，雖然我們去年辯論的時候，完全是無條件地支持"辣招"，但相隔了一段時間，我們看到政府"加辣"反而刺激了樓市大幅上升。所以，第12條所訂的生效日期，即2016年11月5日，其實是大地產商的大喜日子，石禮謙議員也點頭認同。自那天起，因為政府的"加辣"措施，發展商賺得更多利潤。政府推出"加辣"措施後，究竟為何反而令到樓價上升呢？這個生效日期有否隱藏一些玄機？

我想大家也知道，很多發展商會為一手住宅物業的買家提供高成數的按揭，讓本身已經持有物業的投資者可以獲得貸款，用以繳付額外印花稅。亦有發展商提供各種名義的折扣優惠，抵銷額外印花稅對投資者構成的負擔。但是，二手單位的賣家便難以這樣做，他們不能向已經持有單位的投資者提供這類優惠。因此，二手住宅物業的成交變得疏落，大量投資者轉往一手住宅物業市場——我想很多同事稍後會分析這種情況——令一手住宅物業市場萬人空巷。

在這種情況下，希望置業的用家便難以在二手市場覓得居所，唯有返回一手市場尋覓單位，這樣就回到第12條的問題。政府在2016年11月公布"加辣"措施，變相減少真正用家的選擇，迫使他們購買一手住宅物業，亦變相增加了一手住宅物業發展商的議價能力，令一手住宅物業的樓價節節上升。

梁振英在2016年11月5日宣布"加辣"後，市民便以為樓價會因"加辣"而受到抑制，但最終樓價在2017年失控地上升。在"加辣"措施公布後，樓價出乎意料地飆升，令本來想置業的小市民夢想成空。試想想，樓價上升逾12%，有多少"打工仔"的薪酬一年可以增加10%？

由此可見，我們要認真反思，"辣招"是否扭曲了樓市？即使我支持"辣招"，但是否要無條件地支持，天真地認為"越辣越好吃"、"越辣越和味"呢？其實樓價上升，亦會令租金上升。差餉物業估價署的租金走勢指數亦與樓價指數相像，在2015年10月及2016年11月，租金指數分別是175.5及172，可見租金指數在引入"辣招"前變化不大。但是，自引入"辣招"後，租金指數由2016年12月的173.6上升至2017年的186.8。"加辣"措施引致樓價上升，亦推動了租金上升，因此，"加辣"措施無意中加重了好像我這類"無樓人士"的租金負擔。

2016年11月5日的生效日期其實帶政治意味，梁振英當時提出"辣招"，我覺得是一項連任工程。他宣布"加辣"，更透過親政府的傳媒吹噓"辣招"的成效。有些地產界人士大讚"辣招"，說這些措施會令樓價下跌10%，他們當時這樣說，幫助梁振英造勢，結果是怎樣呢？這些"加辣"措施反而變成樓價的催化劑。

主席，眾所周知，政府本年度的財政盈餘又會超過千億元，千億元的盈餘那麼厲害，難道財政司司長再次計錯數？香港賣地是以拍賣方式進行的，由發展商入標，實行高地價政策，原本香港本地的發展商估計或假設某幅地的價值為650億元，但來自大陸的紅色資本出價720億元，這便一定中標。

政府所謂的"辣"，基本上是來自四川人吃的很辣的食物，當中亦包含中文的奧妙，便是"不怕辣"。現在的市場分明是"不怕辣"，還有"辣不怕"，無論你如何"辣"，我仍然不怕你，更有趣的是最後一句"怕不辣"，我更怕你不辣。

但是，他們這樣子買樓，即變相搶香港的貨，我們也沒有辦法，香港是自由市場，難道不讓別人買嗎？

大家可能會說這是假設性的問題，是否一定會有假設性的答案？我不知道；但事實是，在香港提到房屋的問題，這是很多人心中一根最大的刺。是否一定要買樓呢？

假設在1980年代的一個豪宅，至今的升幅可高達300多倍。那我們如何對年青人說不一定要買樓，租住也可以？如果1980年代的年青人一直租住樓宇至今，而你當年叫他們不要買樓，自己卻買了，到了今天，你說自己的單位市值升了差不多300倍，尤其是物業是看地段或地區的，如果地區好的話，真的可以升值超過300倍。你坐擁數千萬元的豪宅，很是了不起，而另一人卻兩袖清風，因為他當年的想法是不一定要買樓，但現在兩者的財富比例相差極遠。那我們又怎樣向這一代的年青人說呢？今時今日，政府推出這項有關印花稅的所謂"辣招"，它是有點兒"辣"，一如剛才陳志全議員所說，但卻與我所期望的有少許差距，因為我當初看到涂謹申議員的修正案也感到少許出奇，我以為無須節外生枝，梁振英當時只急於尋求連任，推出這項措施必定是"辣招"，大家再加進其他東西，只會自找麻煩。但結果是1年多以來，樓價完全是有升無跌。

與此同時，我仍然擔心，香港號稱自由市場，但紅色資本，尤其是在賣地這一環，這樣橫掃香港，因為他們有錢，香港一個小小的地產商，如何與國庫或與北京國庫有聯繫的招牌競爭呢？我不知道石禮謙議員為何指着自己，你的意思是說你代表香港的地產商，是嗎？

如果一直是這樣的話，香港的經濟在地產這一環節便完全由紅色資本操控，大家對此有何想法呢？我們以前會說，香港的地產商，例如李嘉誠、李兆基等操控香港的命脈，因為他們是最大的地產商，但遲些時候便會全部由大陸紅色資本操控，屆時大家只可坐着望地興歎。

香港是個細小的外向型經濟，在今天全球化的大環境下特別容易受到這種影響，政府因而認為有需要採取需求管理措施。有議員剛才提到一約多伙的問題。其實，政府在2017年4月11日已宣布，收緊新住宅印花稅機制下為香港永久居民提供豁免的安排，以免有本地買家透過一約多伙的方式迴避新住宅印花稅。因應剛才議員的發言，我想簡單介紹以下數項沒有修正案的條文，並懇請委員支持將這些條文納入《2017年印花稅條例草案》。第1條─生效日期鑒於物業市場對價格變動非常敏感，與其他需求管理措施一樣，新住宅印花稅措施須於公布後立即生效，以確保在新措施公布後至《條例草案》刊憲期間，沒有人可從中獲利。因此，《條例草案》建議新措施當作由2016年11月5日起生效，即政府於2016年11月4日公布新措施的翌日。稅務局會記錄2016年11月5日至《2017年印花稅條例》刊憲當日這段期間的所有住宅物業交易，並於《修訂條例》刊憲後發出通知書提醒有關人士繳納少付的印花稅稅款。第2條─修訂《印花稅條例》第2條為技術性條文，表明修訂《印花稅條例》的方式列於《條例草案》第3至10條。第3至4條─技術性修訂第3至4條也屬技術性修訂，轉移某些現有條文的位置，使相關釋義適用於整項《印花稅條例》。法案委員會對這些技術性修訂並無異議。